姚議員特別留意到啟德發展區的酒店供應情況。

民建聯一直支持盡快落實全民退休保障，並要求對需要幫助的長者提供更多保障。

但是，代理主席，"生果金"卻要到70歲才可以申請。

當然，在我們要求的三級制下，資助金額須較現時為高，資產限額亦須放寬。

此外，我想談談街市的問題。改善街市環境，一直以來都是居民和商戶的共同訴求。

第三個辯論環節結束。現在進入第四個辯論環節。

主席，現在是晚上8時46分，某大電視台正播放一套新電視劇，劇集名為"親親我好媽"，你和我今晚都沒有機會看這齣電視劇。主席，其實很多家長，特別是很多媽媽，都說這齣電視劇非常好看，因為它非常"接地氣"，完全能夠道出現今香港的媽媽為子女教育奔波、"搏命"的實況。劇情之一提到，家長為了讓子女入讀名校，要小朋友同時入讀兩間幼稚園；為了加分，如何"搏命"成為教徒，甚至遠赴菲律賓，只為取得一張受洗證明書；為了借地址報讀學校，便去租"劏房"，這些完全是在現今香港教育界，家長如何為子女教育籌謀的縮影。當然，我提及這齣電視劇，並非鼓勵大家學做"怪獸家長"，而是想告訴大家，下一代的教育在香港的家長心中有多重要。

近年，最多香港人關注的其中一個問題是學童壓力太大。

主席，在農曆年假期後，已經發生4宗有關學生尋死的事件。民建聯去年曾經進行一項關於學生壓力的調查。結果顯示，有八成四受訪家長表示，他們的子女正處於壓力之下，其中超過三成屬於中度壓力，嚴重的亦接近一成；坦白說，情況實在令人憂慮和關注。學生的壓力主要來自學業；學業壓力大，固然是由於家長緊張子女的學習，很多時要他們上功課輔導班或補習，甚至參加多種不同課外活動，以增加他們將來入讀好學校的機會。這樣令很多小朋友缺乏空閒時間、缺乏休息，造成身心勞損。但是，無可否認，這也和現時的教育制度給予學生太大壓力有莫大關係。就此，我們希望政府能夠檢討現行教育制度及課程，包括思考可否推動多元教學。學校、家長和學生除了注重學術成績外，也應該培育學生在學術以外的其他學習，例如文化、藝術和運動，這點是非常重要的。此外，政府應增加中小學生的生命教育，讓他們明白生命的可貴，亦要教導他們如何在成長路上面對問題、解決問題。政府亦應加強生涯規劃教育，重建職業教育階梯，並設立創業支援平台；我們認為這些舉措可以幫助我們的下一代，幫助我們的學生，令他們能夠發展潛能。當然，除此之外，現在家長最關心的還有另一個問題，就是小三的TSA，家長擔心這個制度會造成過度操練，令他們的子女承受不必要的壓力。我們一直反覆強調，政府應該聽取家長和學校的意見，採取一切有效措施，防止過度操練的情況。早前政府決定在2017-2018年度，在小學推行BCA，亦即改良版的TSA，作為協助學校改善教與學的輔助工具。新的BCA比原來的TSA確實有一些改善的地方，例如試題不像以往艱深、刁鑽，學校可以選擇不同類型的報告等，我們也聽到有份參與的部分學校和家長表示支持BCA的效果。

當然，最重要、最重要的是，倘若有學生家長不想子女參加計劃，局方應讓學校自行處理。我們希望政府有關當局能夠聽取民意，接納我們的建議。

立法會去年通過我提出有關"初中中國歷史獨立成科"的議案，其後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多討論和關注。據我所見，大部分人均認同在中國人的地方提倡加強中國歷史教育，讓下一代了解我們國家的歷史，這是理所當然不過，因為歷史讓我們學懂反省，歷史讓我們學懂謙卑，重視中國歷史教育對下一代非常、非常重要。不過，令人失望的是，雖然有主流民意的支持，但在新一份施政報告中卻對這問題輕描淡寫，只是提出加強師資培訓，以及提供合共約1億2,500萬元的一筆過撥款支援教學，而對於中史獨立成科的核心訴求，始終隻字不提。事實上，就着中史獨立成科的問題，我們是有民意的支持。在去年10月，我們曾進行民意調查，有超過七成市民認為初中學生對中國歷史知識不足夠，接近八成受訪者贊成在初中階段加強中國歷史教育，又有接近七成受訪者贊成初中中國歷史課程要獨立成科。我期望行政長官和教育局局長能夠認真考慮我們及市民的意見，完善中史科，將中國歷史在初中階段獨立成科，並成為必修科目，讓香港的下一代能夠學好中國歷史。

申訴專員公署亦批評教育局規管幼稚園收取超額報名費的工作相當鬆散，沒有做好把關，任由幼稚園多報支出以收取高昂的報名費，又沒有統一的審批標準，機制變成有等於無，完全不能保障家長的利益。所以，我張國鈞和民建聯曾一同約見教育局楊潤雄副局長，要求局方加強這方面的監管，確保幼稚園不能再以收取報名費為名，賺錢為實。

雖然今次施政報告沒有提供幼稚園報名費問題，不過我很希望行政長官聽到我們的意見，能夠正視這個問題，加強監管幼稚園收費，以保障家長的權益。當然，要優化整個幼稚園教學制度，不僅要處理濫收報名費的問題，政府還要盡快全面落實15年免費教育，提供更多全日制及長全日制幼稚園學額，並為幼師建立專業階梯。

因為在昨天早上，我與蔣麗芸議員及劉國勳議員曾到訪港島區一間以儒家思想教學為特色的中學。該中學歷史悠久，亦收取了很多不同國籍及族裔的學生，實施融合教育。

該中學的校長向我們表示，學校堅持以儒家思想教導學生，即使學生有不同文化背景，也希望他們受到儒家文化薰陶，學懂人際禮儀、互相尊重和包容。由此可見，即使是少數族裔學生，也可以融入本地主流學校，與本地學生共融，這是可以做得到的事情。可是，校長亦向我們指出，少數族裔學習中文存在不少困難，這方面固然與他們並非以中文為母語有莫大關係，但政府對學校的支援和資助不足也是問題。校長提到，曾接受培訓並懂得教授少數族裔學生的教師人數不足，學校很多老師其實沒有受過教授少數族裔學生學習中文的培訓。

一直以來，我們十分關注香港的少數族裔學生，亦十分關注他們能否學好中文。因為這些可謂土生土長的少數族裔學生，他們打算以香港為家，並長期居住，如果他們不能學好中文，便難以融入社會，亦難以找到一份好工作。我曾見過一些少數族裔青少年，他們本身很聰明，英文也不差，但因為各種原因沒有學好中文，所以在畢業後無法找到一份好工作，只能從事一些基層或體力勞動的工作。我亦曾見過一些少數族裔青年人立志加入警隊，希望為維持香港治安出一分力。

所以，我很希望教育局在這方面多做工作，因為這些少數族裔青年人也是香港社會的一股重要力量。

我個人認為，政府在重建灣仔運動場一事上其實可以處理得更好，以爭取民意支持。

兩項計劃本應有相連關係，但市民收到的信息是這兩項計劃並沒有關連。

這種安排難免令市民擔心和難以接受。

政府雖然決定把灣仔運動場地皮用作發展會議展覽業之用，但同時亦承諾在日後的綜合發展大樓上預留樓層提供康體及社區設施，包括一些潮玩和新穎的玩意。因此，有關的重建工作理應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和民政事務局共同負責及策劃。但是，政府現時宣布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主導整個計劃，難免讓人有"商業為上"的感覺，令公眾的觀感欠佳。主席，就灣仔運動場的重建計劃，民建聯在施政報告發表後立即在灣仔區進行了民意調查，得出的結果是有近66%受訪者支持重建灣仔運動場，亦有67%市民支持改建大球場，但他們最關心的就是怎樣做好銜接安排。此外，我們的調查亦發現，有近六成受訪者在過去兩年沒有使用過大球場，反映大球場現時使用率偏低、各類配套未如理想。所以，我們很希望在改建之後，這種情況會有所改善。對於特首提出提供一些新潮康體設施的建議，據我們調查所得，受訪者的反應其實並不熱烈，市民最希望的反而是在灣仔運動場重建後能夠增加一些傳統康體設施，例如羽毛球場、籃球場及社區會堂等。我希望政府能夠就相關計劃進行廣泛諮詢，以致能夠提供一些市民需要而又適切的設施。主席，我謹此陳辭。

梁議員，我以下發言會集中於施政報告有關教育的部分。教育的部分，在施政報告出台前，大家均有很大的期望，這個期望很簡單，但教育局局長偏偏無法做得到，便是取消TSA。

試題變淺，變相有更多學生及格，難分高下。教育局一直說，透過對TSA成績的分析，能夠讓學校知道哪些課題是該校學生未能完全掌握的，如果因為試題變淺，而令大部分學生達標，究竟我們在評估些甚麼呢？分析出來的結果，又可有多大幫助？題目出過便不能再出，也不能跟坊間出版的模擬試題一樣，於是題目只會變得越來越刁鑽，這個正正是當初試題越來越深、越來越刁鑽的原因。局方表示，已經向學校強調不要因為TSA而操練學生，而全港官校更厲害，牽頭不購買TSA的補充練習。但是，只要局方一天在計算學生的達標率，學校便無可奈何，有壓力要操練、要競爭，這種競爭的壓力和達標的壓力揮之不去。TSA今天變成一個"過街老鼠"的議題，局長，為何是"過街老鼠"呢？

這是一個"過街老鼠"的議題，因為它引申出壓力的問題，除了為小三學生本來已經繁重的功課量再增加負擔，也為學校和老師帶來壓力，令TSA由一個低風險的評估，變成一個高風險評估的主要元兇。正正因為教育局過往濫用TSA的數據，向學校和辦學團體施壓，做壞手勢，將壓力層層輸送，導致可憐的小學生天天也要進行無間斷的操練，務求令學校的TSA成績好看一些，避免被"殺校"，或減低辦學團體日後申請新校舍的成功比率。雖然局方承諾不會濫用TSA的數據，不會再向學校施壓，所以將TSA成績從學校表現指標中移除，但教育局能否保證TSA的成績不會成為"殺校"和新校舍審批的指標呢？

我們曾經聽聞，有些辦學團體會利用轄下學校的TSA成績製成排名榜，向各校施壓，局方究竟是否知悉有關數據會被人如此扭曲，變成學生功課壓力的元兇呢？所謂考試後的學校報告，是否真的無法被坊間或被學校自行計算其達標率，計算學校的排名呢？當然，局方已經拍板，全港小學將於今年5月參加BCA，再多的聯署和抗議也仿如聽不到般。教育局一意孤行要擴大這個所謂研究計劃。教育局局長一再迴避學校能否獲豁免參加BCA，只謂局方樂意跟進個別個案，但如果學校不報考，又會"照肺"，問學校為何不報考，這些便是壓力。無可否認，有些家長確實是TSA的fans，但其他反對考TSA的學生、反對其子女日以繼夜、夜以繼日進行TSA操練的家長，他們是否可以選擇呢？子女的健康，精神上被迫要承受壓力，父母有權管嗎？是否要迫到更多學童輕生，局長才肯收手？如果父母相信學校，相信校董、校長、老師不會因為TSA而進行操練，並認為TSA只是一個低風險的評估，認同其對教與學的回饋和功能，他們會絕對歡迎子女參與這項研究計劃，幫助教育局收集不同的數據及意見，但肯定有一部分家長不認同TSA的理念，認為學校過度操練TSA，否則不會有這麼多反TSA的關注組、同盟和群組。教育局是否可以完全不聽、不理他們的聲音呢？所以，TSA是應該全面取消的。當然，現在說取消或暫緩可能太遲，因為學校已經在操練，很多學生已在捱苦，但為了應付今年的BCA，我想借這個施政報告議案辯論告訴家長，如果你們認為不考這個無謂的BCA對子女更好，請寫信給學校，向校方申請豁免參加無謂的BCA。

談到教育，當然不可以不繼續批評。

全港本地非牟利幼稚園有大約760間，但當中約600間還在收取學費。這是以學校為單位。以學生人數為單位，參考2015年幼稚園學生人數的資料，就讀全日制幼稚園的學生人數約45,000人；就讀半日制的學生約106,000人。

局長，這算甚麼免費幼兒教育呢？要付錢是否免費呢？政府一方面說鼓勵婦女就業，另一方面只提供免費半日制幼稚園教育，試問這些母親如果沒有或不能夠聘請傭人，怎能找全職工作？

局長怎可以辜負這群母親的願望，不實行全面的15年免費教育呢？

康傑幼稚園正正反映出整個幼稚園規劃的脆弱，原來一間幼稚園可以因為加租，可以因為商業價錢的考量，令學生隨時失學，亦隨時無法畢業。我上星期致函局長，提到我們收到市民求助，指其子女報讀的康傑中英文幼稚園，因為續租問題一直未能與業主——和記黃埔有限公司——商討，以致不知道幼稚園下學年能否繼續開班。有部分家長已選擇了該校而放棄其他學校，如果學校未能開班，其子女便無法入讀，受影響的學生超過100人。據我所知，和黃應該會在本星期與幼稚園商討續租事宜，我當然希望有好結果，希望學生可以繼續讀書。我在此希望局長繼續敦促業主要有良心，不要純粹因為商業上的租值利潤而趕走一群非常彷徨的學生和家長。

此事只是冰山一角，我希望教育局做好長遠規劃。

即使是獨立的私立幼稚園，也不應純粹因為金錢而令一群學生流離漂泊。

有精神病患的學生在學習、社交、情緒上都需要適當的支援，希望政府在提供金錢上的支援的同時，也要確保人力上的支援充足，這樣才能長期為有需要的學童提供最有效的支援。教師工作量不太繁重，才會有時間跟學生建立關係，才能洞悉學生在情緒及學習等哪方面需要支援。政府亦應加強學校、教師及家長對精神健康的認知。如果大家能正視這問題，便不會再避而不談。當局也要留意專責人員的支援，駐校社工是學校輔導制度中重要的一環，所以當局為了配合整套支援學生健康的政策，必須檢視中學一校一社工的人手需求。不少社工獨力面對七八十宗個案，又要處理統籌很多活動和講座等，工作量大又怎能提供適切的支援？當局亦必須增加小學輔導人員，因為這些人員正嚴重流失。如果當局能正視這個問題，增加人手，挽留人才，小學生才能從小培養向輔導人員傾訴的習慣，不會害怕被標籤為問題學生。

主席，"我是一個中四學生，現在我已踏入高中的第一年，DSE和我的距離越來越近，心裏對學業成績的擔憂和焦慮隨着時間不斷上升。我的老師告訴我們，從前我們在小學的時候，老師跟我們所說的'愉快學習'其實從不存在，因為讀書的過程總要經歷刻苦用功的過程，要得到好的成果，辛苦是必然的。但我覺得，我們因此在學習的過程感到不愉快，並不是因為我們在學習時感到困倦吃力、怕辛苦，而是這個社會給我們無數的壓力。"我曾經聽過有看到學生自殺新聞的人，不但不感到惋惜，還批評說'現在的學生真無用，一點點苦也捱不了'，更有人說'壓力是他們自己給自己的，根本沒人在迫他們'。當我聽到這些批評時，我不禁倒抽一口涼氣。老一輩的人常常都說'學生只是讀書而已，有甚麼辛苦和壓力？到他們出來社會工作時，才知道何謂壓力'，我覺得這句話換作今時今日的香港已不合時宜。現在不要說是大、中學生，連小學生的學習壓力也很大。當學校不斷給學生加操試題、功課，為其增強競爭力時，有人考慮到學生會否吃不消嗎？"主席，我剛才所讀的，是在新年學生自殺新聞後，我收到的其中一封學生給我的電郵。除此以外，我還收到其他學生、家長、老師的電郵，控訴現時的制度，以及所承受的壓力。主席，大家都在控訴香港現時的社會風氣逼得他們太緊，但究竟真正的決策掌舵人是否聽得見？主席，我相信將所有責任推到政府或局長身上是絕對不公道的，因為在整個制度中，每一位參與者，不論是學生、家長、老師抑或學校，全都有責任為學生找到一個平衡點。但是，作為教育政策的掌舵人，作為政府的政策制訂者，是否完全脫得了關係？

洗腦國民教育、"普教中"這些極具爭議性的政策，全都令學生夾於其中，根本做不到所謂的"愉快學習"。主席，公道一點，學生有否選擇呢？其實，他們也是受人擺布。因為當制度建立後，他們便要跟隨制度，走這制度設定的每一道關卡。

他們必須負上最大的責任，為我們的年輕人尋找出路。主席，如果要從這份浩繁的施政報告中找到一些值得欣喜之處，我會說是在第206段——對精神健康有需要的學生提供學習支援津貼。其實，這個學習津貼本身是專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而設。公民黨完全認同這一點，因為這是間接將精神健康納入特殊教育需要。我們一直主張擴闊特殊教育需要的定義，以及立法保障有此需要學生的權益。所以，對於這做法，我們認為是有進步的。

教育是社會的根本，如果我們的政策制訂者只願給予小恩小惠，我們是否有勇氣面對這群微小聲弱，正在訴苦、正在控訴的學生呢？主席，在這些電郵中，其中一個學生表示自己正就讀第一級別的中學，即他是"Band 1學生"。他的興趣是在鐵路和巴士方面，希望將來能成為巴士司機，但他說媽媽認為這是沒出息的工作，所以他們經常爭吵。他問我，為自己的夢想而爭取，有甚麼問題？主席，我希望將今天的簡短發言獻給這位梁同學，並告訴他為自己的夢想奮鬥絕不可耻。

就業是民生之本，和諧之基。特區政府一直積極促進勞資和諧，並因應香港的整體社會及經濟發展的步伐，以及在平衡僱員利益與僱主負擔能力的情況下，致力改善勞工權益。在過去1年，香港的就業市場大致平穩，最新失業率維持在3.3%的低水平，接近全民就業，失業綜援個案更連續下跌89個月。勞工及福利局和勞工處會繼續在促進就業、保障僱員權益、職業安全及健康，以及提供職業培訓等多方面推展工作。我們亦會在本立法年度尋求立法會通過新修訂的法定最低工資水平，以及有關加強監管職業介紹所、復職及再次聘用條文和調升《僱員補償條例》等的補償金額的法案及附屬法例。與此同時，我們亦會積極處理一些剛才不少議員提到，屬於老、大、難的勞工議題。工時政策是一個十分複雜，對社會經濟發展、僱傭關係和工作文化等有深遠影響，亦因此具相當爭議性的議題。標準工時委員會經過3年多的努力，完成了多項重要的工作，包括深入的工時統計調查和兩輪廣泛的公眾諮詢，並已於本年1月27日向政府提交報告。我藉此機會向委員會主席梁智鴻醫生和各位委員致謝。我十分明白勞工界對這個課題的訴求及關注。我想強調，本屆政府完全沒有拖延或迴避標準工時這個極具爭議性的課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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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最低工資自2011年5月實施以來，運作暢順，整體就業市場維持平穩，低薪僱員的收入已持續得到改善。

此外，在2016年9月至11月，低薪全職僱員的平均每月就業收入較最低工資實施前上升了48.9%，扣除通脹後的實質升幅是20.9%，可見低薪僱員的收入持續得到改善。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已接納最低工資委員會達成的一致共識，將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由現時每小時32.5元調升6.2%至每小時34.5元。我希望立法會支持及通過有關的附屬法例，以便修訂水平由今年5月1日起實施，讓基層僱員得以受惠。法定侍產假於2015年2月實施，至今運作大致暢順。勞工處正進行相關檢討工作，並會在本年第二季完成檢討後向勞工顧問委員會及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匯報有關結果。在促進就業方面，勞工處會繼續為有不同需要的求職人士，如年長人士、殘疾人士、少數族裔人士等提供就業服務及支援，並舉辦專題招聘會。以少數族裔人士為例，勞工處一直積極按照他們的就業需要，為他們提供專項服務。

這些熟悉少數族裔語言及文化的員工既可協助就業中心向少數族裔求職人士提供服務，亦可幫助勞工處主動接觸他們的社群，鼓勵更多有就業需要的少數族裔人士使用該處的服務。

主席、各位議員，請讓我進一步說明一下關於青年發展、藝術與文化，以及體育發展這數方面的情況。有關青年發展工作，過去數年我們一直增撥資源推動，推出了不少新的措施，在不同的層面為青年人提供支援，工作亦漸見成效。我們會繼續推動相關工作，為來自不同背景的青年人提供多元化的發展機會。我們已邀請青年事務委員會，在接着的日子進一步與相關的政策局、青年人和持份者一同探討香港青年發展政策工作的未來路向。西九文化區是香港最重大的文化建設，區內多項設施在未來數年將相繼落成，投入營運。政府會為西九項目推行加強財務安排，授予西九文化區管理局區內酒店/辦公室/住宅設施的發展權，讓它透過公開招標及以"建造、營運及移交"方式，與私營機構聯合發展並攤分出租物業的收入。在加強財務安排下，西九管理局將可持續營運文化區，並配合融資推展第三批文化藝術設施。隨着人口增長和參與體育運動的人數增加，我們需要增加公共體育及康樂設施。我們會在未來5年推展26個增建或改善現有體育及康樂設施的項目，新增或優化54項康體設施，涉及200億元。我們亦會為另外15個體育及康樂設施項目進行技術可行性研究，為日後開展工作做好準備。這41個項目涵蓋全港18區，包括12個由兩個前市政局延續下來的項目。啟德體育園是政府在體育基建方面最重大的投資，當中將提供高質素和多元化體育設施及大片休憩空間，既可增加舉辦國際大型體育賽事的場地，亦可為市民提供公共體育設施。我們將就建造啟德體育園的建議諮詢民政事務委員會和向財務委員會申請撥款。在獲批撥款後，我們會為項目招標。我們期望體育園的主要工程能夠於2018年展開，約於2022年完成。就着在灣仔運動場進行綜合發展的建議，我們會繼續細心聆聽社會對於交通和銜接的關注，並做好研究及與各持份者的諮詢工作。施政報告提出鼓勵公營學校進一步開放學校設施，以及檢視現時學校推廣體育的情況，以提高校內運動氣氛。教育局和民政事務局會攜手盡快推行這項建議，回應社會的訴求。